主席，我認同施政報告中提到香港要建設宜居城市，城市面貌要持續保育和更新。我這次發言將從旅遊業角度表達對城市建設的意見。首先，關於"躍動港島南"的規劃，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首次提出"躍動港島南"的概念，將港島南區打造成一個充滿活力、魄力，適合工作、居住、具創意及消閒玩樂的地區，當中包括海洋公園的重生方案。

以往我曾經提到，香港沒有系統性的旅遊規劃，各類旅遊設施或投資比較分散，相比新加坡聖淘沙和珠海橫琴島，我們都明顯不足。這次政府主動提出"躍動港島南"的概念，是值得肯定的，希望政府盡快制訂規劃的具體內容和時間表，令香港市民看到港島南區的新面貌。海洋公園是"躍動港島南"的重要元素，有必要保留和繼續發展，政府剛公布了重生計劃，當中最大的變動是將主題公園的性質改為渡假樂園，免費開放山下的園區和提升山上的設施，以解決長期虧損和未來發展等問題。實際上，海洋公園一早便需要轉型。近年，海洋公園面對來自珠海的競爭、設施老化、門票價格沒有競爭優勢等問題，導致入場人數停滯不前，甚至呈現下降的趨勢。即使近年訪港旅客人次屢創新高，但海洋公園仍然連續數年錄得虧損，希望政府和海洋公園管理層根據新的定位做好總結和規劃，制訂未來長遠發展的保育路向，我相信市民是會支持的。根據海洋公園的轉型方案，我認為有幾點值得留意。第一，要做好未來的發展規劃，避免政府要再注資。第二，要做好現時近2,000名員工的安排，他們多年來為市民帶來歡樂，為旅遊業、為園區作出了不少貢獻，海洋公園應盡量避免裁員，並可通過加強培訓，安排員工轉到其他合適的崗位，或者要求外判商優先聘請現有的員工。第三，海洋公園在過渡期亦應採取適當的截流措施，釋除市民的疑慮。第四，政府未來會撥款共11億2,000萬元給海洋公園推廣保育和作教育用途，海洋公園應盡快制訂計劃，除了延續目前較有成效的做法外，更重要的是以創新思維，深入社區和學校推動保育工作，讓社會大眾和我們的下一代得益，以體現撥款的價值。其次，在社區保育方面，這次施政報告只提到發展舊區和保育環境，沒有提及文物保護和如何活化。近期，深水埗主教山地盤進行清拆工程，具100年歷史的地下蓄水池因而曝光。配水庫的建築風格屬古羅馬式，但部分石柱和天花遭受破壞，暴露了香港現時文物保育工作的疏漏和不足。未來如何改革香港的文物保育及活化機制，是當局需要思考的問題。事實上，目前多個散落在各區和郊野公園的古蹟，仍未得到適當保護，更莫說活化。除了今次差點被破壞的建築物外，其實還有更多古蹟已被遺忘，例如位於九龍油塘魔鬼山上的砲台和堡壘遺址，長期沒有人管理。

大量明、清年代青花陶瓷碎片任人拾取，遺址現在早已是雜草叢生，路人經過亦很難發現這個遺蹟，大家只能靠圖片懷緬遺蹟過去的面貌。從上述例子可見，政府實際上需要有系統地做好古蹟的保育工作，並參考外國經驗。對於古蹟，除了經過合理的修葺後，盡量原封不動和保持原有的歷史價值外，更重要的是設法將之活化，繼而成為旅遊資源，通過不同形式的宣傳，提升其觀賞價值，增加市民和遊客的興趣。香港亦有一些成功的例子，例如大館和饒宗頤文化館等。當然，對於一些偏僻或知名度不高的古蹟，要加大投資進行保育和活化確實有一定難度，政府亦可因地制宜，結合周邊的郊野公園或其他旅遊資源，通過與香港旅遊發展局及旅遊業界合作，將古蹟包裝成不同的旅遊路線，並因應古蹟的特點，藉各種渠道向海外旅客及本地市民宣傳和推廣，使古蹟的存在價值得以充分發揮。主席，這次施政報告又提出，增加土地和建設優質生活環境並無矛盾。我認為將旅遊元素融入建設優質生活環境同樣並無矛盾，旅遊業為地區帶來人流、活力和創造就業，只要政府做好城市規劃，多諮詢地區及各主要持份者的意見，旅遊發展可以與地區需求並存，一定可以達到城市持續發展的目的。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致謝議案。
主席，我會在這個辯論環節就教育及青年發展發言。回顧過去一段日子，"攬炒派"為求達致其政治目的，不但為違法行為扣上光環，更利用校園作為散播"黑暴"的溫床。我們也知道，教師對學生的全人發展影響深遠，一旦有教師別有用心地把政治目的帶入校園，便很容易把一些失實言論及抹黑政權的思維傳進學生的腦袋。對於施政報告提出強化教師及校長入職、在職及升職前培訓的工作，同時嚴肅跟進涉及不稱職及失德教師的案件，我對此表示支持。不過，除了等待他人舉報，我亦希望政府能夠主動監察教師的言行和操守，務求抽出教育界的害群之馬。除了從教育方面入手，政府亦應該做好青年發展工作，優化青年"三業三政"政策。事實上，本港失業率處於高位，年輕人的工作經驗和閱歷較淺，更難找到工作。根據政府統計處最新數字，在去年10月至12月期間，15歲至19歲青年失業率高達17.6%，而20歲至29歲人士失業率約11%，可見年輕人求職陷入冰河期。隨着大灣區急速發展，鄰近的深圳更是全國的創科龍頭，不乏創科人才、資金和技術。對於施政報告提及的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及粵港澳大灣區青年創業資助計劃，我認為對年輕人來說絕對是好事。不過坊間有人想把大灣區污名化，令部分人對大灣區存在誤解。我希望當局多點跟年輕人接觸，加強大灣區的宣傳工作，讓他們真切認識這方面的機遇。此外，在議政方面，政府除了透過青年委員自薦計劃逐步提升年輕人擔任諮詢委員會及法定組織成員的比例外，亦可以特別就年輕人切身的政策進行諮詢，或與政黨合作舉辦實體及線上對話，擴闊他們發表政見的空間。我期望政府能把一系列的政策落實到位，並參考我提出的意見，培養學生的正確價值觀；同時鼓勵年輕人把握機遇，從大灣區發展中受惠。

主席，首先，自由黨支持政府進行全面的交通運輸策略性研究，我相信這項研究等同我已要求多年的第四次整體運輸研究。由於上次進行第三次整體運輸研究已經事隔20多年，不論是社會及經濟發展，以及市民的出行習慣均有很大改變，因此，為了配合未來發展，政府需要進行一項全面的交通運輸研究，從而制訂長遠運輸政策。為了令交通運輸策略性研究更為完善，政府在制訂研究範圍時，應該聽取不同持份者，特別是經常使用道路的交通運輸業界的意見，並深入了解他們的運作模式。現時大約九成的出行人次使用公共交通服務，每天大約為1,200萬人次，九成香港市民均依賴公共交通服務。理論上，公共交通服務應該不愁沒有乘客，但事實並非如此。事實上，本地公共交通已經出現失衡現象，這亦是我多次要求政府進行第四次整體運輸研究的原因。除了香港鐵路有限公司外，其他公共交通的乘客量也持續下跌，包括的士、小巴、非專營巴士及渡輪等。它們在過去5年的乘客量，以的士及小巴為例，分別下跌了11.6%及5.3%。公共交通營辦商的收入持續下降，但經營成本卻不斷增加，營辦商均面對經營困難的問題。面對虧損，公共交通營辦商只能向政府申請調整收費，但對於票價審批，政府卻從來沒有遵從其所謂服務承諾，因此，票價審批往往要以年作計算。例如的士、專營巴士及小巴等，據我所知，它們在兩三年前的加價申請至今仍然未獲批准。自由黨明白，政府在審批調整公共交通票價的申請時，市民的承受力是考慮因素之一，但"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不斷壓抑公共交通的收費調整只會適得其反，導致公共交通服務質素不斷下降。自由黨認為，政府必須檢視現行公共交通票價調整審批機制，以科學方法審視，以及排除所有政治考慮，避免公共交通收費調整過於滯後，令公共交通營辦商缺乏資源改善服務，甚至面對倒閉危機。在提升的士及小巴服務質素方面，政府表示會透過善用科技進行。在的士方面，將會探討可否安裝新的電子計程錶，以配合電子支付系統及電子司機證等；至於小巴方面，則建議安裝偵測座位佔用及佩戴安全帶狀況的裝置等。隨着科技進步，自由黨支持應用科技。正如我剛才提到，的士及小巴的收入不斷下跌，希望政府能向業界提供安裝新設備的補貼。除利用科技改善服務外，政府亦應同時考慮提供政策上的支援，例如增加的士及小巴上落客點、放寬禁區的限制及設立公共交通專線等。相信大家對"路上零意外，香港人人愛"這句宣傳口號也相當熟悉。可是宣傳了多年，香港的交通意外數目仍然不斷上升，在2015年至2019年便上升了6%。為了提升巴士的安全水平，政府預留了5億元資助專營巴士營辦商加裝安全系統。自由黨建議政府應該同樣透過經濟誘因，鼓勵其他公共交通車輛安裝防撞警報系統，從而減少道路意外發生，這樣既可減低意外所帶來包括醫療服務的社會成本，亦可減少不必要的保險索賠，以紓緩公共交通保險費不斷飆升對營運者造成的經濟壓力。

該計劃不單令現時65歲或以上的長者及合資格殘疾人士受惠，還可以增加公共交通乘客量。該計劃過往只適用於港鐵、專營巴士、專線小巴及持牌渡輪，確實有不公平的情況，同時亦會影響其他未被納入計劃的公共交通的乘客量。若政府落實把合資格人士的年齡進一步下調至60歲，對該等公共交通將會造成更大的衝擊。以向居民提供服務的非專營巴士為例，有部分營運模式等同專營巴士，票價可以在運輸署網頁查閱，並且只限上下班時間行駛，以紓緩繁忙時段市民對公共交通服務的殷切需求。因此，自由黨希望政府同時將這類非專營巴士納入計劃，讓更多有需要人士受惠。正如我剛才所說，香港地少人多，以鐵路為客運骨幹屬無可厚非。自由黨歡迎港鐵公司就多條鐵路，包括東涌綫延綫、屯門南延綫、北環綫及南港島綫西段4條鐵路的項目展開工作，以配合當區居民的需求及發展。但是，政府就港鐵公司自去年7月1日至今年3月提供的票價優惠承擔一半費用，自由黨對此有所保留。鐵路網絡不斷擴張，但政府卻欠缺規劃，導致其他公共交通的乘客量持續下跌，現時再利用公帑補貼鐵路提供優惠，進一步影響其他公共交通的乘客量，政策有嚴重傾斜之嫌。為了平衡現時的公共交通生態，政府推出的政策必須公平，並能同時兼顧各類型公共交通的生存空間。就解決泊車位不足的問題，政府表示首個備有自動泊車系統的停車場將於今年下半年啟用，至於其他5個則尚未有時間表。泊車位不足的問題已經纏繞香港車主十多年。

雖然政府表示區內有替補的停車場，但是位置偏遠，車位數目亦有限。為了解決泊車位不足的問題，希望政府能盡快完成新一輪的泊車需求研究，規劃足夠的商用泊車設施，以配合社會發展。其間，除了停止拆卸現有公共停車場，以及提供停車場空置泊車位的實時資訊外，針對商用車輛的泊車問題，政府應加快推出更多商用停車場，盡快開闢更多可供商用車輛在晚上停泊的路旁車位，並全面落實允許小巴在晚上停泊在小巴站內，以及學童小巴可在課後停泊於所服務的學校內。關於海上運輸，在2019年施政報告內，行政長官提出把向6條離島航線提供的特別協助措施擴大至14條，以期減低渡輪營辦商的加價壓力。

根據運輸署的數字，2019年的渡輪乘客量較2015年下跌了大約一成，但是經營成本卻不斷增加，人力資源開支的增幅更特別高，渡輪營辦商均普遍面對青黃不接的問題。所以，政府除了給予業界經濟上的支援外，亦需要正視業界人力資源不足的問題。對於一些未獲提供特別協助措施的離島渡輪及街渡，我希望政府能在營運上給予支持，最少限度應該在公共碼頭提供水電設施，例如馬料水公共碼頭，以便利未獲得政府提供特別協助措施的離島渡輪及街渡的運作。

事實上，要7年時間才完成兩個碼頭的翻新工作，進度實在太慢。我希望政府能加快計劃，方便離島渡輪及街渡的運作。為了改善空氣質素，政府將在今年第一季推出電動車普及化路線圖，並正籌備更新《香港清新空氣藍圖》，以訂立長遠的目標，自由黨對此表示支持。由於環保是有代價的，香港經歷了一場疫情，市民及企業都需要休養生息。因此，政府在制訂藍圖的目標時，必須切合實況。如有需要，政府應提供甚至加大經濟誘因，以推進藍圖的落實。政府不時收緊車輛廢氣排放標準，雖然環境保護署自2017年起逐步收緊車輛廢氣排放標準至歐盟VI期，並已跟隨歐洲聯盟規定車輛製造商須確保獨立的車輛維修商可容易、不受限制及經標準化途徑取得車輛的維修保養資訊，但是，車輛維修業界向我表示，如要向各車輛製造商或其代理商索取維修手冊，依然非常困難。不論是環保署邀請各車輛製造商舉行的車輛簡介會，甚或是車輛製造商在網上公布的資料，均只提供很表面的資訊。為了讓維修業能更有效處理新一代車輛的維修保養，以及讓車主在維修方面有所選擇，我希望政府能確保車輛製造商或其代理商會增加車輛維修資訊的透明度。

如果政府能把施政報告提出的政策逐一落實，相信有助推動香港疫後各行各業的復蘇。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致謝議案。

主席，我在第二節的發言主要集中在房屋供應、居住環境和青年事務方面。首先，我想說說居住環境和房屋的興建。這份施政報告較受公眾關注的當然是有關"明日大嶼"的安排。

所以，既然我們已經撥款進行研究，政府應該在前期研究中清晰地探討其可行性，以及如果做得到，最快可於何時開展工作，因為這樣除了可縮短時間外，更能解決新界西居民往返市區的交通安排。主席，新界西的人口不斷膨脹，無論屯門、元朗或洪水橋一帶都持續有新增人口。但是，新界西的交通狀況到目前為止仍然非常不理想。

很久以前，我們民主建港協進聯盟，包括我們的同事陳恒鑌議員，也多次提出興建屯門至荃灣的鐵路，而坦白說，過去我們均不斷要求政府考慮和研究，但最後都不獲政府接納。現時既然有人工島的計劃，而我們亦已撥款5億元進行前期研究，我希望政府認真研究在交通配套方面，如何可以在中部水域人工島未建成之前，便開始為這些新鐵路作出安排，我認為這是政府有必要考慮和處理的。

所有從新界西出來的車輛，最後的瓶頸通常也會在青嶼幹線和青馬大橋一帶出現。

不過，我在此叮囑政府，如果最後也要到203X年才能完成，坦白說，這真的會令市民感到很失望，為何要等這麼久？再者，由於未來新界西人口急速膨脹，如果沒有公路配套，我相信會構成很大的問題。

但是，當我們問政府，它往往都無法在抽屉底找出來。現時最新的情況是應該有些少曙光，名稱亦更改了，因為可能會有全新的走線。

主席，在居住環境的配套方面，我想特別指出，如果現時要在一些舊區重新進行翻新，當然可能會有些困難。但是，對於一些填海得來的新土地，我很希望政府可以有些新思維，包括我曾多番提出在東涌東的填海區將很快會有一塊填海得來的土地，最快在大約2024年便會有居民遷入。發展局局長可能也聽我說過很多次，我們很希望政府在開發東涌東這個新填海區時有新的思維，例如我們希望可以在這個新填海區落實新的單車配套。

這有別於香港其他地方過去的一些做法，因為這是新填海得來的地方，所以可以有一些新的嘗試。如果要在舊區作出改變，我相信可能會有很多阻撓。

世界上很多城市也有單車徑的配套安排，哥本哈根便做得很好，整個城市的街道和道路也預先設計供單車行走，所有的配套都預計在內。

主席，最後我只想談談青年人的就業問題。我非常支持政府在大灣區開展吸引青年人到大灣區就業的誘因和配套。

現時在疫情下，很多事情當然有所限制，但如果很多青年人可能對藝術、音樂、表演等還有很多憧憬時，我希望政府可以多加注意，多提供平台讓他們在香港也有這方面的發展。

主席，我今天的發言主要是表述與我業界相關的問題，以及青年問題。主席，如何協助業界走出疫境，今年的施政報告着墨甚少，我期待即將公布的財政預算案會有更多內容。事實上，今年施政報告涉及文化藝術、體育和創意產業的篇幅不多，只有7段相關內容。當然，施政報告提出向創意智優計劃注資10億元，我是十分支持的。創意產業已成為一個越趨重要的經濟增長點，政府加大力度支持是值得肯定的。不過，我亦注意到，創意智優計劃過去獲批的資助項目側重於設計和數碼娛樂；相對而言，出版、電視和音樂等其他範疇的項目則比較少。我期望在未來，創意智優計劃能加強對其他範疇的關注，主動與行業持份者聯繫，鼓勵他們申請計劃的資助，以推動創意產業內各行各業的平衡發展。另一方面，施政報告提出推動藝術與創新科技的融合，我認為這是一個相當具前瞻性的建議，有利藝術界與創科界結合，讓藝術界能充分利用科技開拓更多的藝術可行性，將本地藝術的創新能力推上另一台階。為推動藝術科技，政府為藝術及體育發展基金、創新及科技基金、創意智優計劃和電影發展基金合共預留1億元，以協助業界進行科技及藝術互融的發展計劃。然而，藝術科技創新所需要的資源其實不少，僅僅1億元的投入未必足夠，兼且透過4個基金共同推動藝術科技，對業界而言容易產生混亂，不知所構思的計劃應向哪一基金求助，我希望政府日後能為業界提供更清晰的指引。長遠而言，應考慮設立規模更大的專項基金，推動這方面的發展。除了上述內容外，施政報告中有關本地文化和體育的內容，只是重複提及西九文化區和啟德體育園區的發展，令人稍感失望。就體育方面，預計啟德體育園可在2023年竣工。我之前一直主張，香港的體育發展方向，除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外，亦應增加第四項目標，便是產業化。政府應該把握未來兩三年的時間，擬定推動體育產業發展的具體措施，為產業鏈內不同領域，例如體育項目策劃和推廣、體育場地營運、體育用品零售等提供支援和培育相關人才，配合體育園區的落成，帶動整個體育界的發展。此外，雖然東京奧運會今年能否順利舉行仍然存在疑問，但在奧林匹克委員會作出公布前，協助運動員為參與奧運作充分準備、恢復恆常鍛鍊，以爭取佳績，仍然是一項十分重要的工作。至於文化藝術方面，在疫情之下，陸港兩地不能暢通，對本地文化藝術發展和開拓是一大障礙，尤其是大灣區的文化交流工作，單靠網絡無法滿足發展需要。事實上，兩地不能通關，對香港經濟、各行各業的發展均是目前最大的障礙，政府必須盡快徹底解決，否則即使政府推出更多輪的防疫抗疫基金，以有限資源應對無限需求，也於事無補。主席，接下來，我想談談青年和教育的問題。我特別想討論香港青年和教育的問題。特首在施政報告中提及，她上任後積極為教育界提供額外資源，過去3年增加了135億元的經常開支，以落實相關措施。增加資源無疑值得肯定，但過去一年多在香港發生的社會事件、暴力事件、違法事件，揭示了社會存在不穩定的土壤，充分反映部分青年不懂包容和尊重，亦欠缺法治精神，以致為達到一些政治目的而以身試法，接受了違法達義思想的洗腦，令人質疑香港目前的教育制度的成效。主席，我相信本會絕大多數議員的共識均是要求通識科推行改革。通識科自推行以來，各方意見已指出該科的問題，包括教材不設編審、有教師宣揚個別的政治立場和觀點、試題偏重於爭議較大的政治化題目等，違反通識教育的原意。通識科原本特別重視培養學生的見識和責任感，令他們認同國民身份、具備世界視野、懂得尊重多元文化和觀點，並且成為能夠掌握批判、反思和具獨立思考能力的良好公民。可惜的是，回歸23年，不少青少年的國家觀念及民族意識薄弱，除了歸因於香港國民教育的缺失，亦關乎通識教育的執行出現偏差，令學生無法正面地建立負責任的公民及國民身份，更被偏激的歷史觀、價值觀及政治觀誤導。通識科的改革是香港教育制度撥亂反正的重要一步，但針對上述問題，我目前仍未看到教育局提出具體和有效的管控措施。特區政府除增加資源外，亦必須加強學生對國家歷史、文化及國情的認識，深化對憲法、《基本法》、"一國兩制"，以及國家安全意識的教育。除了教育外，青年面對的亦包括一系列社會、經濟和民生問題，例如住屋、就業和社會向上流動機會等，我與新世紀論壇和新青年論壇的朋友均非常關注青年向上流動的問題。過去數年，我們一直追蹤香港各世代大學學歷勞工收入及住屋承擔能力的數據，而剛發表的研究報告發現，年輕世代的薪酬增長雖然略有改善，扭轉了過去越年青收入越低的趨勢。可是，與過往數年的研究結果相似，新生代收入的增幅仍然被上升的樓價大幅蠶食。若要改善問題，政府應該大幅增加資助房屋的供應，並且積極推動產業多元化，增加青年人向上流動的機會。施政報告剛好提出粵港澳大灣區青年創業資助計劃和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資助大約200間青年初創企業，並資助在本地和大灣區內的城市經營業務的企業，聘請本地大學畢業生在大灣區內的城市工作。這些措施對促進香港青年參與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發揮正面作用，但這仍是不足夠的。我期望特區政府日後會增加資源、資助名額，以及覆蓋範圍，更全面地鼓勵青年在粵港澳大灣區尋找發展空間，並且作出貢獻。主席，即使特區政府提供充足全面的政策配套，仍然需要香港的青年人積極和主動參與。去年年底，有調查發現，超過一半的青年受訪者表示不願意到大灣區發展，比例較之前大幅增加。我留意到時至今天，仍然有相當多青年人帶着有色眼鏡來看待國家發展。他們可能受到一些偏頗的媒體和意見領袖的渲染，只是接觸充滿偏見的信息，欠缺正確的認知，因而產生矛盾，甚至迷茫。更重要的是，回歸23年，不單人心尚未全面回歸，香港青年人更缺乏對國家、民族和社會的歸屬感和正面的價值觀，無法釐清自身與國家是命運共同體的關鍵事實。香港的命運與國家的命運緊密相連，香港的發展與國家的發展息息相關。這不僅是從功利的角度來考慮，而是從中國人的身份出發，亦是香港青年人，以至所有香港人應該認識和掌握的，這點亦是未來社會保持穩定發展必須有的全民共識。我希望特區政府亦應以此為施政目標，全力以赴。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代理主席，在這個辯論環節，我的發言時間剩餘不足10分鐘。作為民主建港協進聯盟的房屋事務發言人，我會在這個環節，聚焦與政府探討土地房屋及建設宜居城市的話題。代理主席，安居樂業是每一位香港市民的期盼。

我首先想談的是，特首公開承諾會在覓得的330公頃土地上興建316,000個公營房屋單位，以滿足《長遠房屋策略》未來10年約30萬個公屋單位的需求。

市民覺得有目標總比沒有好，但關鍵在於能否達成目標。我過往在研究房屋政策時，特別留意到麵粉與麵包的關係。即使我們已覓得土地，也要在土地開發、土地改劃等各項工作上加快步伐。

第一份《長遠房屋策略》提出的公屋供應量目標是與公屋輪候冊的輪候人數掛鈎，但這次我卻看不到。代理主席，第二個我覺得重要的地方是如何逐步落實發展土地。

就私營房屋而言，我已作統計，發現未來的私營房屋供應仍然緊張。

我舉例，洪水橋有707公頃土地規劃用作興建房屋，項目由1998年至2003年便開始研究，但大家猜猜何時才可以有第一批居民入伙呢？代理主席，是2024年。我覺得完全不理想，因為須用上26年時間來安排，政府一定要精簡行政程序。代理主席，我預備了八大建議給政府，我稍後會把建議提交給局長。第一，政府是否要明確指示各部門，必須就發展和規劃的審批時限作出服務承諾？

"現金津貼"這個名字很好聽，政府聽到市民訴求，接納了民建聯的建議，提供現金津貼，並將之恆常化。說到現金津貼，顧名思義，受惠者可決定如何運用，但無可否認，他們一定會拿出部分來交租，那麼"劏房"租務管制是否也可以同步推行，令一些無良業主不會瘋狂加租呢？我希望政府能夠"為人為到底，送佛送到西"。另一方面，代理主席，政府提供這項現金津貼時，是以已輪候公屋3年的家庭為單位，但我想提醒諸位局長，特別是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我收到消息，如果非長者一人申請者獲提供現金津貼，便會取消非長者一人申請者的關愛基金，我希望局長三思，因為受惠的其實是兩類人。代理主席，我想說的另一點是綠表置居計劃的安排，民建聯一直支持政府將綠置居恆常化，當年的先導計劃以至其恆常化，我們都支持，但我們現在看到的問題是綠置居滯銷。

此外，我想談談過渡性房屋。

這次疫情引起公屋居民以至私人樓宇住戶高度關注渠管滲漏的問題，房委會推行了渠管檢查計劃，預計18個月內完成，即最遲於今年3月完成計劃。老實說，18個月太久了，渠管問題現在每天都令居民人心惶惶。

代理主席，既然特首訂定了316,000間公營房屋單位作為未來10年的目標，政府是否可以考慮開始研究重推租置計劃，讓公屋居民滿足置業需求，並達到以置業為主導的目標？代理主席，安居樂業是每位市民的期盼，我希望政府能夠多做一些、多想一些。此外，我想就這份施政報告作簡單的總結。我認為這份施政報告方向清晰、目標明確，但我很擔心的是執行力。所以，代理主席，我會支持致謝議案，但我希望再一次提醒政府，求求他們幫忙，讓各部門的執行力皆能在這份施政報告上充分體現，我亦十分希望他們能夠將市民的福祉放進心裏。我經常說，做官是很難的，但如何能令市民感到政府真的有為他們着想呢？

雖說民生無小事，但歸根結底，大多數市民最關心的不外乎4個字，就是"樂業安居"。就業可說是最大的民生問題。根據政府統計處最新公布，在去年10月至12月期間，經季節性調整的失業率及就業不足率分別是6.6%及3.4%。個別行業的失業情況十分嚴重，當中建造業的失業率便高達10.7%。如今第四波疫情來勢洶洶，當局預計在農曆新年前後可能進一步收緊防疫抗疫措施，更加令到各界擔心會出現企業倒閉潮及"打工仔"的失業潮。社會必須設法支援失業及就業不足的"打工仔"。政府應該繼續帶頭增加短期及臨時職位，例如開設支援抗疫的相關職位，便可同時有助解決失業者增加及抗疫人手不足的問題；當局亦應該聯同不同業界推出更多實習及培訓崗位。香港經濟民生聯盟建議設立10億元的失業轉型支援基金，協助失業者轉行、轉型或創業。此外，政府亦應該認真考慮設立有時限的失業援助金，經民聯建議金額為每月8,000元，以6個月為限，協助失業人士解決燃眉之急。由於失業援助金屬有時限的性質，相信不會造成長遠財政負擔。為了創造更多職位，我多番促請政府以基建帶動經濟復蘇。我及工程業界也樂於看到行政長官宣布預計在本立法年度申請的工程撥款高達1,800億元。我亦提出，政府向財務委員會提交工務工程撥款申請時展開"同步招標"，加快工程上馬，以及把大型工程合約分拆為易於管理的規模，讓更多中小型企業參與，務求共渡時艱。發展局局長在今年1月6日回覆我的質詢時，表示已經逐步落實上述兩項安排，並會上調中小型承建商工程合約的投標金額上限，以提升它們參與基本工程項目的機會。代理主席，要讓市民安居，關乎落實土地及房屋供應。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宣布，當局已按《長遠房屋策略》的要求，全數覓得用於興建316,000個公營房屋單位的330公頃土地。可是，如果仔細審視，這些土地的供應主要來自東涌填海、古洞北/粉嶺北及洪水橋/厦村等新發展區的農地和棕地，以及可以改劃作公營房屋的用地和棕地群等。顯然，上述的土地供應也存在很多不穩定因素，僅以棕地開發利用為例，便涉及設立一個具透明度的機制，以加快搬遷重置棕地作業或作出合理賠償等複雜問題。我認為，特區政府應該運用創新思維，配合長遠的土地及基建規劃，加快把適合用於住宅用途的土地規劃作興建私人住宅、公共及資助房屋。政府不應放棄研究把部分生態價值不高的郊野公園邊陲綠化地帶土地改劃作興建房屋，因為預計僅3%的綠化地帶土地已經可以提供約27萬個單位。同時，當局應該優化市區規劃，增加舊區重建的速度和力度。經民聯歡迎施政報告落實樓齡已超過50年的石硤尾大坑西邨重建計劃，同時敦促政府盡快啟動其他高齡屋邨的重建工程，並進一步加強市區重建局作為市區重建促進者的角色。經民聯在昨天下午舉行了發布會，提出"250,000公屋重建計劃"，分階段重建26條舊屋邨。如果能夠盡用地積比率，就可以提供大約多達360,000個單位，較原有的105,000個單位增加255,000個單位，增幅達242%，即是兩倍有多，有助消化公屋輪候冊的人龍。同時，如果以20年時間推行，每年便可以創造超過9,500個就業職位，可謂一項多贏方案。代理主席，本港的發展長期受到土地短缺問題所局限。在眾多土地供應的選項當中，"明日大嶼願景"規模最大，提供的土地最多，而且已經在社會醞釀討論多年。財委會終於在去年12月批出約5億5,000萬元撥款，以開展交椅洲人工島填海計劃的相關研究。經民聯希望這個項目的發展期可以盡量縮短。代理主席，要把香港建設為宜居城市，就必須重視交通運輸基建。目前，一些新發展區便存在着交通配套落後的問題。為此，我多番促請政府配合全港土地、房屋、經濟、人口等規劃，進行全面的交通運輸策略性研究，並且加快《跨越2030年的鐵路及主要幹道策略性研究》，以擴大整體交通網絡和基建配套的容量。我樂於看到特首積極回應與探討鐵路及主要幹道的基建布局。但是，我必須指出，當局在落實鐵路發展策略方面的進度太慢。《鐵路發展策略2014》文件提出發展7條新鐵路線，包括東涌西延綫、北環綫及古洞站、洪水橋站、屯門南延綫、東九龍綫、南港島綫及北港島綫，當時預計在2031年前完成，最早落成的屯門南延綫可在2020年通車。我多年來一直在立法會內外向政府"追數"，可惜，過了6年多，政府才在2020年對東涌綫延綫和屯門南延綫"開綠燈"。有好幾個新鐵路項目都是非做不可，例如古洞北和粉嶺北的基建已經開始，洪水橋新發展區的前期工程撥款亦獲財委會通過，但相關的鐵路工程卻遲遲未拍板。當年文件建議北環綫及古洞站的落實時間是2018年至2023年，以便適時為自2023年起遷入新界東北新發展區的新增人口提供服務。但是，據當局在上星期五的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會議上披露，古洞站要待2023年年底才開始施工，並在2027年才落成。至於北環綫第二期的時間表則更離奇，竟然要到2034年才完工，較當年的規劃整整延遲了11年之久。我促請當局盡快落實沙田至中環線項目紅磡站擴建部分及其鄰近的建造工程調查委員會最終報告內的建議，成立專責部門處理和監督鐵路的規劃和建造，加快7個新鐵路項目的有序落實。同時，當局應該推進《跨越2030年的鐵路及主要幹道策略性研究》，包括重新考慮興建荃灣至屯門的鐵路，為新界西部的進一步發展帶來新的動力。至於促進跨境交通基建的互聯互通，當局算是從善如流，就港珠澳大橋與內地商討大橋港車北上不設配額計劃，以善用大橋的剩餘容量，鼓勵更多人自駕到內地和澳門。我敦促政府進一步優化口岸泊位和跨境保險等配套安排。我亦支持在新皇崗口岸採用"一地兩檢"，既可以令人流和物流更暢通，又可以釋放香港口岸超過20公頃土地作其他用途。代理主席，在青年方面，政府推出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和粵港澳大灣區青年創業資助計劃，與經民聯早前倡議的"港青大灣區e通道"不謀而合，我們希望這個計劃可以進一步優化並"加碼"。我亦建議當局設立10億元的青年專業發展基金，為僱主提供僱員薪金津貼，幫助青年人進修和考取專業資格，有助業界保留人才和培育接班人。代理主席，當前最迫切的民生問題當然是防疫抗疫。政府雖然未能下定決心推行全民檢測，但近日進一步擴大強制檢測，首次劃定核心區域，不論區內大廈是否有確診，居民都要接受強制檢測，對此我是支持的。另一方面，我亦特別注意到香港大學團隊研發出在生活污水中檢測新冠肺炎病毒的方法，政府已經開始推行有關計劃，環境局局長黃錦星亦有向公眾解說，初步結果顯示此方法可以成功找出大廈住戶群組中的隱性個案。不過，現時進行污水檢測的大廈數目甚少，只是九牛一毛。我建議政府投入資源，盡快擴大這個計劃。至於近日引起公眾關注的抗原快速檢測，亦有助及早找出患者；如果以此配合核酸檢測進行雙軌檢測，是可行的方案。代理主席，我要重複我在第一個辯論環節發言時說的16個字作總結，就是"抗疫為先，重振經濟，改善民生，信有明天"。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我在今節將會集中討論房屋、教育和醫療。在房屋方面，自由黨倡議的方向是增加土地供應，並以基建先行為原則。故此，我們非常歡迎政府把香港房屋委員會轄下的工廠大廈改建為公屋，增加公屋供應。其實，自由黨包括我本人，已在10多年前向房委會提出，為何工廈清拆後騰出的土地要歸還政府，而不可用於興建公屋或居屋。自由黨亦贊成施政報告提到精簡發展管制督導小組。自由黨一直認為現時有很多部門，包括城市規劃委員會和環境局，在土地規劃時過於嚴謹，例如"生地"變成"熟地"便需時10年，往往要通過環境及交通評估，又要向城規會申請，過程繁複、需時冗長，未能配合香港人對土地的需求。自由黨希望政府能夠盡快放寬規限，拆牆鬆綁，並作出適當改革，以市民住屋需要為先。所以，今次施政報告剛好回應了我們的訴求，加快土地發展程序，我們不希望因政策不協調、審批繁複冗長而直接拖慢"生地"變"熟地"及住宅落成的速度。我期望精簡發展管制督導小組可以發揮作用，在特首親自督導下可在土地供應方面的加強內部協調，加快進度解決香港的住屋問題。房屋是香港的核心問題，自由黨一定支持所有增加土地供應的措施，包括大規模填海，所以我們支持"明日大嶼"計劃，並認為如現階段政府庫房面對財政壓力，亦可以考慮在市場集資或者發行債券。在教育方面，自由黨一直提倡把通識科由必修科改為選修科，並應有官方教材。

為以正視聽，我必須指出，安裝CCTV既可客觀地監察老師的教學情況，而且當老師被誣衊時，亦可以透過CCTV還老師一個清白，不會"口同鼻拗"。此外，亦可以讓家長重溫課堂內容，即使學生請了病假亦可以從網上重溫老師的教學片段。家長晚上可以利用片段在家中協助子女溫習，了解子女的學習進度。當安排補習課時，補習老師亦可以了解課堂內容，讓學生的學習可以事半功倍。我建議安裝CCTV只拍攝老師的教學內容，而非拍攝學生。其實，現時有不少補習社也會錄影課堂內容。我於1960年代在美國讀大學時，即使沒有上堂也可以到圖書館取回指定時段的教學片段重溫。其實，這項建議是利多於弊的，希望局長可以盡快考慮。

代理主席，自由黨一直很支持政府推動基層醫療，亦支持公私營合作，從白內障手術計劃便可看到成效。今次政府在施政報告提到要支援糖尿病或高血壓病人進行醫務諮詢，這絕對是一項德政。其實，長遠而言，公私營合作是非常重要的，可以紓緩公立醫院的壓力。不過，自由黨對這份施政報告沒有提及輸入海外醫生感到失望。幸好，在翌日的行政長官答問會，我追問特首會否考慮盡快輸入海外醫生，解決醫護人手不足這個市民十分關心的議題，特首給我們的回應是正面的，而且明確指出同意自由黨提出輸入海外醫生的方向。代理主席，政府多年來在醫療方面投放大量資源，在2018-2019年度，醫院管理局獲得615億元的經常性撥款，未來10年預計可加設3,000至4,000張病床。其實，十年醫院發展計劃的資源有2,000億元，應該每年最少有200億元經費。不過，政府忽略了最重要的問題，就是有完備的設施，但沒有足夠人手，即香港長期缺乏醫生的問題。如果我沒有記錯，現時北大嶼山醫院也有樓層、有病房、有病床，但沒有足夠醫生，香港醫生不足的問題已經是不爭的事實。兩間醫學院在2022年可以多收60個醫科生，大家看看數字，現時兩間醫學院每年有520至530個醫科生學額，再加60個也只是590個，但這些醫科生要10年後才可以執業行醫。醫管局指，長遠到2032年，即使有醫科生的補充，仍然缺少500至600個醫生。其實我對這個數字也有意見，因為他們沒有考慮縮短輪候時間和提高效率，否則500至600個醫生根本不足夠。現時公立醫院緊急急症服務平均輪候時間高達114分鐘，遠高於新加坡1倍有多。至於專科，有一成輪候骨科或眼科專科門診的新症病人，差不多兩年才可以診症一次。我再提供更多數據，2017年本港每1,000人只有1.9個醫生，而新加坡的比例是2.4個，如果我們要跟上新加坡，便要再多3,400個醫生；如果要符合OECD每1,000人有3.4個醫生的水平，我們便欠缺1萬個醫生。自由黨認為，如果兩間醫學院那麼辛苦亦只能增加60個學位，那麼興建第三間醫學院培訓本地醫生似乎事在必行。不過，由培訓本地醫生到他們能夠真正服務病人需時最少10年，香港市民等不到。最快又有成效的做法，便是輸入海外有質素和經驗的醫生，以紓緩人數不足和輪候時間過長的問題。有3件事一直令海外醫生對來港執業卻步：第一是註冊年期只有1年，第二是實習，第三是執業試。前兩者已有所改善，但執業試仍然是很大的障礙，因為要求四五十歲的專科醫生考一些在醫學院學的普通科知識，叫他怎麼辦呢？

醫委會不斷排外，拒人於千里，我懇請醫生們停止用四分之一世紀前香港人對內地醫生的誤解，別再把所有海外的優秀醫生妖魔化，並應以香港整體利益先行，不應只顧個人利益而危言聳聽。其實有競爭才有進步，醫護界有良性競爭，最終得益的是市民和醫生。我亦順帶一提，以我所知，現時醫管局聘請海外醫生時，要求對方懂廣東話和英文。

所以，局長，我希望政府盡快制訂輸入海外醫生的政策，這樣投放的數百億元資源才會用得其所，病人才能真正受惠。代理主席，我支持致謝議案。

代理主席，在這個辯論環節，我會主要談及青少年的發展及教育問題。我選擇談及這兩個範疇的原因是，第一，我十分注重青少年的發展及教育問題；第二，一場反修例風波讓我們看到青少年的發展及教育存在不少問題，真的令人擔心。首先，我想談談青少年的發展，我認為這份施政報告一如既往地展現出對青少年的無限包容及支持。

我十分支持這項安排，畢竟我們看到不少因反修例風波而被捕的青少年，都是被一些居心不良的人煽動，才會一時熱血走上街頭犯案。倘若他們涉及的罪行並非十分嚴重，並已表現出悔意，政府便應該以較寬鬆的方式處理，給他們改過自新的機會。此外，我認為此舉亦有助修補撕裂、緩和社會對立面的矛盾，讓年輕人更清楚知道，究竟是誰煽動他們去當炮灰，誰才是真正關心他們的好人。施政報告的另一個亮點就是推出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我認為這是到目前為止，政府推出最務實的一項支援青少年到大灣區發展的計劃。政府過去經常呼籲青少年要抓緊大灣區的發展機遇，但卻欠缺實際支援。即使有，一些大灣區創業計劃往往門檻過高，手續十分繁瑣，令有意北上發展的年輕人卻步。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則直接資助企業招聘年輕人，再把他們派到大灣區工作及接受在職培訓，這種支援模式無疑是較"貼地"及直接，亦可以令企業及年輕人同樣受惠，達到雙贏效果，實在一舉兩得。不過，這項計劃目前僅提供2,000個就業名額，我希望將來可以進一步增加，讓更多青少年受惠。代理主席，接下來我想談談教育問題。我十分同意特首在施政報告中所說，政府在教育工作的角色不只是提供資源，更是政策的制訂者、推行者及監管者。但令我失望的是，一直以來，我看到政府在教育工作中只是擔當投放資源的角色，沒有履行過監管者的責任。香港的教育問題並非今時今日才出現，姑勿論2014年的非法佔領行動及2016年的旺角暴動所暴露出來的問題，單是近年，每年都有很多年輕學生"騎劫"開學禮及結業禮，將之變成散播"港獨"信息的平台。多少學生稍有不滿便會圍堵、軟禁學校教職員？多少教師被指專業失德，利用講台宣揚"港獨"，荼毒我們的學生？請問教育局局長多年來有履行過監管者的責任嗎？沒有，我只聽到政府一次又一次重複說"校園自主"、"按機制處理"這些例行廢話。現時超過1萬名因反修例風波而涉及違法行為的被捕人士中，有四成是學生，當中接近2,000名是中小學生。造成這種局面，難道教育局真的一點責任也沒有？倘若當初面對學生的種種胡作非為、教師的種種失德時，教育局不是一味為官避事，而是負責任地擔當監管角色，監督學校嚴格處理，香港的教育亦不會淪落至此。

因此，我希望教育局能夠真真正正負起監管者的責任，嚴格監管教師的質素，甚至應盡快考慮修訂《香港教育專業守則》，加入更多詳細條文規範教師的行為，以防再有失德的教師利用講台毒害我們的下一代，同時也還家長一份安心、還學校一片寧靜。代理主席，我經常引用梁啟超的名言："少年強則國強，少年智則國智"，香港未來是屬於年輕人的，而教育直接影響青少年的質素及未來。

我謹此陳辭，支持致謝議案。

代理主席，這個環節我想重點討論救失業和房屋的問題，但我看到司長和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在席，我想請司長考慮在疫情下加大抗疫工作的力度，因為現時油麻地一帶的居民十分擔心。

因為"劏房"的喉管令我們十分擔心，過去亦發現很多大廈有喉管問題，究竟居民是否需要撤離和可否進行強檢等，我希望政府可以加快進行這方面的工作。最後，我希望當局考慮的是，正如昨晚也有居民向我們提出，油麻地的街坊十分合作，過去已進行兩萬多次檢測，我相信接近九成居民也配合檢測，但檢測之後，如何用一個快、狠、準的方法讓小區可以盡快"清零"呢？如果有些居民已經進行檢測，有些居民卻不肯，政府是否應該加強執法，從而告訴社會大眾這是嚴謹的制度，以及確認強制檢測的需要呢？我希望司長能夠統籌這部分的工作。

相信大家已經知道，最新公布的失業率已達到6.6%，創下16年來新高，香港經濟亦受到十分嚴重的打擊。現在有20多萬人"無工開"、10多萬人失業。

第一，失業人士的失業時間越來越長，半年至一年"無工開"的人數不斷上升。第二，受訪者表示對找到工作的信心十分渺茫，超過八成——數目相當大——受訪者表示根本沒有信心能夠在短期內找到工作。

第一，對於"保就業"計劃，我自己曾反覆思考，亦曾與局長多次分享，我也認為如果當時沒有推出"保就業"計劃，真的可能出現龐大的失業潮，所以我們明白推行計劃是有幫助的。

第三是關於失業援助金。

我們同時也要對自己有信心，香港並不需要長期推行失業援助金計劃。

如果供應過渡性房屋的速度不夠快，又是要等很多年的話，那便與公屋沒有分別，過渡性房屋的供應是必須快的。

我覺得在房屋的短期支援方面，這是很重要的一環，希望未來在過渡性房屋、"劏房"租管和現金津貼這3個範疇，局長也可以加大力度，盡快實行。

這個環節的辯論中有很大篇幅是關於土地及房屋的供應，以及居住環境。

在2020年7月，牛津大學發表一份報告，指中國人對於國家的滿意程度達93%。

所以，我希望黃局長和蘇副局長繼續努力，為了香港市民，循多方面尋找土地，例如"明日大嶼願景"便是一個方法。

對於通識科，我覺得十分莫名其妙。

而教師又如何評分呢？

因為在香港，政府推行政策時，商界其實是非常重要的持份者。

代理主席，我兩位黨友提出很多關於房屋的問題，我現在稍作補充。施政報告提到，政府已覓得330公頃土地，未來10年可興建316,000個公營房屋單位，足夠未來10年使用。

但是，社會不斷改變——尤其是過往兩年——施政報告沒有提及未來人口老化的情況。當然，我們知道到了2030年，香港人口中大概有20%至30%的人超過60歲。

如果大灣區發展理想，我相信會吸引很多人到該區發展。

當然，屆時市民可以"細屋換大屋"。

如果部分壯健專業人士離開，香港未來的房屋需求是怎樣呢？

第二點是青年發展。

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後部分用數頁的篇幅來闡述未來如何支持年輕人發展，但她似乎不太了解當今年輕人的想法和看法。

吸納對象的範圍是否廣闊，會否將不同政見的年青人拒諸門外呢？這些問題，我相信正是過去兩年香港面對的問題。同樣重要的一點是，現在因為疫情和經濟問題，很多這兩年畢業的大學生找不到工作。

在這段期間，如果他們找不到工作......唸書數年，本想創一番事業，卻找不到工作。

因此，主席，讓我作一個總結。

第2段寫："因'修例風波'和其他反抗政權行為而發生的社會動亂"——社會動亂是其一——"因新冠疫情肆虐而引致的經濟萎縮和失業率上升"——此其二——"......凡此種種，都嚴重損害特區的社會穩定、窒礙經濟發展、破壞香港的國際形象，社會付出了沉重代價"。第3段提到國家主席習近平曾發表的講話，指香港特區政府應該"始終聚焦發展這個第一要務、始終維護和諧穩定的社會環境"。

為何會有很多年輕人對社會不滿？

我希望特區政府主動做些事情，盡快修補社會撕裂。

所以，我相信特區政府現在應該可以做的，便是修補社會撕裂。

我在前天的會議上提到，我們特區的官員班子應該多學習"習思想"。

當中有幾句很切合我們今天的辯論主題，我讀出來給各位官員聽聽："如何讓人民群眾有更多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始終把人民利益擺在至高無上的地位，加快推進民生領域體制機制改革，盡力而為、量力而行，着力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不斷完善公共服務體系。"接下來的幾句正切合我們今天的辯論題目，應在這環節中提出："不斷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推動公共資源向基層延伸、向農村覆蓋、向困難群體傾斜，着力解決人民群眾關心的現實利益問題。"我們今天談論房屋、就業，這些就是人民群眾現時最關心的問題。現時失業問題嚴重，正是困難群眾要面對的問題，資源應向他們傾斜，所以在運用資源方面，在制訂施政報告、決定施政方向時，便應做好這些工作。此外，其實第十九屆五中全會對房屋和就業也有十分清楚的說法，大家可以看看有關報告的第31段，當中提到："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定位，租購並舉、因城施策，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至於就業，第43段提到"千方百計穩定和擴大就業，堅持經濟發展就業導向，擴大就業容量，提升就業質量，促進充分就業，保障勞動者待遇和權益"——羅局長正在席，我再多讀一次——"保障勞動者待遇和權益"。

我很希望官員真的要思考一下，我們討論施政報告內容的最終目標是甚麼？正如我之前的發言所說，是要讓人民群眾有更多獲得感、幸福感及安全感，我們要做到促進社會公平正義，要將公共資源向基層延伸、向困難群體傾斜。我們處理房屋問題時，應注意房子是用來住而不是用來炒賣的，我們要解決住屋的問題。關於勞工問題，我們正是要保障勞動者的權益和就業。我想大家可能也聽過兩個100年的奮鬥目標，國家今年迎來第一個100年，目標是國民經濟更加發展，各項制度更加完善。若要達到第一個100年的目標，我們要打好脫貧攻堅戰，但香港偏偏是怎樣呢？很多同事這幾天也提到，貧窮人口上升，失業問題嚴重。

說回今天的議題，在土地和建屋方面，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第83段至第106段提到房屋和土地發展，其中第96段提及房屋問題的癥結是建屋土地不足，又指現在建築成本下降、人手充足，所以是造地建屋的好時機。但我們翻看每年的詳細報告，發現政府表示每年公共房屋建屋量也未能達標，有關部門提出了很多未能達標的理由，除了沒有土地之外，還涉及很多程序和時間，因而導致延誤，例如需要進行土地改劃、收地和搬遷工作，又因為人口增加，故此要改善社區規劃等，所以未能達標。其實在兩年前的"土地大辯論"中，當時的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已指出，政府使用"非熟地"由零開始興建房屋，需時11年至14年。如果使用政府用地，一般公營房屋項目平均也需時7年，其中由運輸及房屋局興建的部分其實只佔3年左右。因此，房屋短缺是土地問題，亦涉及規劃及部門行政問題。所以，我們工聯會早前除了要求政府要多元覓地建屋外，還要拆牆鬆綁，即我們所說的"拆局以破局"，我們現時的房屋困局要透過拆局來解決，即是說，應該把運輸及房屋局和發展局分拆重組——局長應該聽到我的說話——房屋和運輸兩個大板塊真的應該分開，現在弄至兩邊也出現問題，運輸工程既超支又超時，而房屋方面，又年年未能達標。

老實說，如果這是真正可以幫助我們解決房屋問題的其中一個方法，我們便應該要做。政府只說忙於處理其他事情，但其抗疫表現卻不見得很好，房屋問題又無法處理，教市民如何會有獲得感和幸福感呢？所以，我們希望政府要具魄力，可同時處理很多不同工作，目標就是要解決我們最切身的住屋問題。

事實上，我們自2013年已提出，政府如要解決基層住屋問題，便應該採取三管齊下的方向，即提供租金津貼、實行租務管制及推出物業空置稅。

我們在上星期發布了一項問卷調查，發現當中有超過八成輪候公屋的家庭擔心這項津貼最終會落入業主手中；同時，有六成多的家庭收入減少，亦有五成多家庭表示，在2019年經濟轉差後，業主仍然加租。正如我剛才提到，"劏房"租金與市價脫鈎，因為無論市場需求高或低，"劏房"租金只會像一支箭般飆高，因為"劏房"租戶其實並沒有議價能力與業主爭拗租金，令"劏房"、板間房或不適切住房的租金只會像一支箭般上升，跟市場完全脫鈎。這個問題，政府應該知道，所以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第95段中提到，"劏房"租務管制研究工作小組會提早於今年第一季呈交報告。然而，租務管制何時推行，以及如何保障基層租客，也甚為重要。事實上，我們在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曾提到，會否在現金津貼計劃結束後，仍未推出租務管制呢？所以，政府其實應盡快實行"劏房"租務管制，令租金津貼能夠發揮效用，能真正幫助市民。此外，在如此困難的時候，也有一些事情可以較快辦到——黃局長剛好在席——我在此也要感謝行政長官及黃偉綸局長，因為我昨天收到行政長官的信件。

我昨天收到的信件表示，行政長官已根據《基本法》第七十四條，批准我的私人條例草案可以向立法會提出。當然，我也明白，這是得到政策局的支持，所以在此我要多謝黃局長的協助。我亦從行政長官給我的回覆得知，其實水務署已就有關條例進行修訂工作，並會就我這項私人條例草案提供一條熱線，方便法案在通過後執行。

所以，我要在此再次多謝黃局長的支持。當疫情未過，經濟還未復蘇的時候，市民仍難以正常生活，而最受害的就是基層家庭。很多同事在這數天辯論中均提到基層家庭遇到的困難，我們亦提出了很多基層家庭遇到的不同問題，例如網上學習，我們看到今次施政報告也有回應。其後，我們曾與楊局長討論，我希望楊局長明白，政府處理問題的時間表其實頗慢，一些基層家庭兒童現時在網上學習方面仍然有困難，我希望有關計劃能盡量加快落實。

所以，我真的希望特區政府在這方面能與市民同心，更要有同理心，設身處地，從市民的角度來考慮。

我們之前多次提出應否進行全民強制檢測，政府說不可以，並指這做法不科學。

我昨天參加了一項送暖活動，把抗疫物資送給一些獨居長者，其中有一位很支持政府的藍營市民，他說很糟糕，現在所有人都不滿政府。這是我們不想看到的情況，在政治矛盾這樣激烈的時候，我們不希望這些民生問題進一步令社會出現這些階級矛盾和貧富矛盾，不要再令矛盾增加。我們已經需要時間處理政治矛盾，對於民生問題，特區政府一定要做得好一點，不要被人說是"巨嬰"，請政府爭氣吧！施政報告如何能真正做到讓人民群眾有更多獲得感、幸福感及安全感，這是我對整份施政報告或整個特區政府的期望，希望政府能夠令市民有獲得感、幸福感及安全感。

主席，我在昨天發言時提到要打擊假新聞及網上惡意造謠，目的是指出現有條例刑責過輕及阻嚇性不足，因而產生漏洞，並建議政府盡快制定專項條例，防止肆意抹黑及惡意造謠攻擊，令社會撕裂及歪曲事實。同時，政府亦要確保施政理念及想法能讓公眾認知，維護國家安全。

施政報告第九部分第148段至第164段是關於培育人才和青年發展，當中一開首便談到教育，提到要有教育願景及優質教育，主要提出要培養對社會有承擔，具國家觀念、香港情懷和國際視野的新一代。

這是截至11月底的數字。

我們是否要付出數倍的耐性，等他們迷途知返，又或爭取時間讓大家看得更清楚有人執迷不悟呢？我們可以看看已經被取消教席的"2+1"宗個案，為何我會說是"2+1"？因為有一宗最新個案仍未正式公布，個案發生在官立中學，該名老師曾先後被調職、停職。他分別在教材及試卷上涉嫌"播獨"，所以才會被考慮"釘牌"。

之前兩名被"釘牌"的老師在小學任教，其中一人編輯了一個"播獨"教案範本，借一些媒體片段，高調介紹"港獨"團體和組織，同時又提及"藏獨"、"疆獨"、"台獨"分裂國家等，更要求學生在課堂上作政治表態。另一位老師教授小學二年級學生，扭曲殖民地時代的歷史。在我的小學年代，英女皇與港督一言堂，也不敢在歷史方面亂說。在鴉片戰爭中，林則徐銷煙是為了根治毒害，但竟然有小學二年級的老師告訴同學，英國人當時是為了消滅中國國內的鴉片而發起戰爭，盡展其媚洋心態，同時亦藉他的教師身份，教導小學二年級的學生認賊作父。此外，還有一宗個案不是在學校發生，剛剛有註冊工會以政治立場為主軸，編寫了一本《羊村十二勇士》的繪本，不但美化"港獨"、暴力和潛逃的人士，同時亦抹黑和妖魔化我們的國家，散播仇恨，用意和目的都十分清晰。大家看到這些觸目驚心的例子，都感到荒唐、荒謬、可笑，難以置信。大家清楚看到，他們所教導的、接觸這些資訊的都是小學生。他們是純真的，同時亦是白紙一張，但很明顯有團夥和組織有部署地滲透在其中，企圖把白紙變成黑紙。這些人把大學當作兵工廠，在大學收割都等不及，於是便在幼稚園、小學和中學裏散播毒種子。主席，很多同事已經提到，抗疫方面政府是"佛系"，打擊造謠又是"佛系"，保護網絡安全又是"佛系"。現時政治滲透校園，就教育問題，政府可否拿出魄力，大刀闊斧，撥亂反正，不要小修小補便以為做了事？另外，有些醉心教育、正正經經教書的老師向我們說，即使看到同事仍然執迷不悟，由於擔心學校有自己的取態，很多好老師都是敢怒不敢言。提到敢怒不敢言，當然也要說說學校的欺凌問題。關於學校的欺凌問題，由於最近的社會撕裂和政治化，不論學校對老師、老師對學校、老師對學生以至學生對老師的欺凌情況都有出現，而同學對同學的欺凌就更為普遍。就這類投訴，如果學校要求必須提出具名投訴，確保不會有人濫用投訴機制，教育局究竟又有否思考，有否為投訴人設想？現行投訴機制不但對投訴人沒有保障，反而更幫助學校嚇退了一些想投訴的人，產生真正的寒蟬效應。很多家長想投訴，但由於他的子女在學校內是"人質"，他如何作具名投訴呢？所以，教育局必須優化投訴機制和調查制度，保護投訴人的身份。同時，我們還建議教育局就教材設立規管指標和指引，俾能有效監管學校採用的教材。另外，亦要設立舉報專線，徹查事件，及後亦要公布結果。與此同時，學校亦應增加透明度，讓家長可以審視和查閱教材，並設立相關機制。當然，亦要檢視現時教師的註冊制度。

絕對不會。要加強互信，重建關係，大家都要多走一步。

公營房屋供應不足，資產價格上升，導致貧富差距擴大，青年人再努力讀書和工作，依然追不上遙不可及的樓價。正如特首在施政報告中指出，安居樂業是民心所向，這個情況會變成對政策的不滿，亦會造成社會不穩，甚至有些人會考慮移民，因為香港的住屋成本實在太高，生活空間太狹窄，把人才逼走。

雖然政府已聽取我們的意見，取消非住宅物業雙倍印花稅，但政府也要考慮一下其他"辣招"。現在樓市供應被綁死，按揭成數又這麼低，有些人想把物業抵押和套現，亦很困難。政府不能夠"企硬"，完全不加以考慮，亦不能夠以為坐在辦公室內收看電視，便可清楚社會上發生的所有問題。

其實，只須撥出少許綠化土地，已經較現時見縫插針的建屋方式更有效率。主席，我們支持"明日大嶼願景"，施政報告亦提出很多措施，配合大灣區規劃共同發展。我們認為政府的思維不能夠只是申請撥款，應該同時詢問如何開發和善用大嶼南的地方。其實，整個大嶼山很多地方也沒有使用，大嶼南可以配合"明日大嶼"的發展，整個地方不只可用作建屋、建寫字樓，大嶼北和大嶼南山明水秀，可以發展成一個很好的旅遊地區，打造成一個優質的香港生活圈，我希望政府加以考慮。但是，以政府目前的財政狀況，如果用1,000億元填海造地，引起公眾關注也是十分正常的。所以，政府一定要做好解說工作，並且要有好的執行力。政府近年的表現實在有很多改善空間，工程拖延、超支，做事僵化、"死板"，部門互相卸責、拖拖拉拉，"明日大嶼"關乎香港未來數十年的發展，不可以胡亂折騰。算上"明日大嶼"的土地，未來大部分土地供應也是在新界區，市區土地不多，所謂足夠的公營房屋供應，其實只是將6：4變成7：3，"拆東牆、補西牆"，實際供應沒有甚麼重大突破。市場亦憂慮到了2023年左右，私樓供應可能出現斷崖式斷層，這個問題也有待政府向公眾解說。主席，談到安居樂業，除了住屋問題，現時就業市場環境非常困難，我們也很關注青年人的發展。青年人是社會的未來，我們重視他們的發展，我們要培育人才，社會、經濟等多方面才會有長遠的發展。很多青年人也願意拼搏，希望闖出一番事業，政府應該盡量為他們提供一個更有利的發展環境。我們一直支持政府壯大本地創科人才庫，這些人才對創科發展至關重要。

政府真的要監管教師的教學質素，避免他們在課程內做些不正當的事情，避免課程被有心人利用，才是真正聚焦培訓人才。另一方面，施政報告提出一個"一區兩園"的概念，包括與深圳合作建設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和港深創新及科技園，又撥款20億元吸引海外科研人才來港。政府一定要堅持培訓本地的STEM人才，放寬輸入人才的門檻和限制，投資創科基建，早日吸引更多科網企業來港，青年人就可以向這些人才學習，提升自己的競爭力。最近，有人考慮移民，如果青年人、人才離開，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政府應該為青年人提供一些選擇，讓他們知道只要肯嘗試、肯學習，在大灣區也有很多發展機會，亦有很多人不斷觀望這些發展機會。現時，香港經濟最快的出路就是把握大灣區的機遇，所以我們很歡迎政府推出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資助2,000個職位，為期18個月。香港總商會亦第一時間支持，提供大約300個職位，橫跨會計、仲裁、電子工業、環保、地產、醫療等多個行業，讓香港的青年人有空間盡展所長、擴闊視野，同時藉此機會認識內地政府的體制和運作，增強他們對國家的認同。主席，時移世易，大灣區的目標已經由世界工廠變成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傳統產業加快轉型升級，新興產業競爭力不斷提升。內地雖然有精通英語的專業人才，但香港人有本身的優勢，即思維與世界接軌，有較佳的國際視野，可以與內地的人員互相配合。政策是環環相扣的，香港早在2003年已簽署CEPA，讓香港可以在內地擴大服務貿易市場。特區政府更要提供財政誘因，資助企業，讓青年人到內地看看當地經濟發展。除了就業計劃，政府也可以設立基金，專注青年專業發展，進一步推動青年在大灣區的就業和實習，同時滿足他們在大灣區的住屋需求。主席，過去很多輿論說去內地就會被拐帶、被"送中"，甚麼私隱也沒有。特別是在這個資訊爆炸的時代，一個負面消息很容易透過互聯網無限發酵，衍生不同的陰謀論。所以，政府必須"貼地"，令政府的工作更貼近民意，改變公務員固有"少做少錯、不做不錯"的思維，多做實事，讓大家知道大灣區不是一個空泛的概念，而是實實在在的機會。

通關對香港重啟或振興經濟有很大幫助，是需要的，我們希望特首不久的將來北上述職的時候，可以為我們爭取到。主席，我支持致謝議案。我謹此陳辭。

主席，2020年的確是香港艱辛的一年，"黑暴"事件尚未完結，全球又爆發疫情，可謂天災人禍接踵而來。

不過，施政報告的結語則用了"重新出發"這4個字，這確實把我考起，是怎樣的重新出發呢？香港如何重新出發呢？首先，我們看看施政報告。

有時候，我覺得"財爺"也很易做，只做些加加減減便可以。

在醫療衞生方面，我們是否有所提升，服務是否一年比一年好呢？以往，眼科診症要輪候10多個月，後來要20多個月，現在要等3至4年，30多個月還未輪候到，真的等到盲。

前總理朱鎔基曾經說過，官員切忌"議而不決，決而不行，行而不果"，但想不到若干年後的今天，這情況正正發生在香港官場，當中例子比比皆是。

另外是"劏房"問題，大家都看到那些"劏房"，從人道立場及衞生角度來看，均不適宜長期居住。可是，多年來，政府都是束手無策。今次油尖旺區的強制檢疫，揭發了很多樓宇的渠管出現滲漏問題，可能因此令大批市民確診。此外，我也要提及政府的架構，我們多年以來一直有討論，指出現有的政府架構臃腫，架床疊屋。現時的政府官員好像"瓣瓣都知但無瓣精"，是需要改革的。

香港土地短缺，郊野邊陲地帶發展對郊野公園的整體環境不會有太大影響，只是在邊陲地帶興建一些宿舍、護老院供長者入住，他們會很開心，因為那裏空氣好，他們又不用每天到市區上班。當局不是不做，並非議而不決，而是議而決了，已交給香港房屋協會先行發展兩幅土地，但好像開始後又收回決定，叫停計劃，不見蹤影。

我再談談行而不果。多年來，當局做了那麼多事，有哪件事是有結果、有好結果的呢？

另一個例子就是疫情，特首的施政報告用了很多篇幅談及疫情，說明她做了很多事情，亦推行了嚴厲措施，外防輸入、內防擴散。

第二波、第三波、第四波連續爆發。其實，之前政府有時......專家的意見是好的，但大家都知道，專家雖然醫療常識了得，但卻不夠"貼地"。

現時小區開始推行核心區域強制檢測，是否有效用呢？

疫情已經持續1年多了，不是我焦急，問題在於很多商界朋友和一些中小企隨時無法捱過本月底，他們要是無法交租，當局以為業主會跟他們客氣嗎？

特首最近多番表明會以"清零"為目標，但如果短期內無法降低確診數字，甚至出現進一步擴散的話，我希望政府認真考慮"三管齊下"，即推行全民強制檢測，加上疫苗，再加上"健康碼"，這樣才有機會達致"清零"。如果再以拖拖拉拉的方式抗疫，香港今年只會停留在去年的狀態，很多以提供服務為主的企業便會倒閉，本港再難以像特首所說，在今年重新出發。其實，多位官員曾表示有很多事情他們也想做，但社會上有不同聲音，甚至有人積極反對。試問政府推出的哪項政策能夠獲得市民一致同意，請他們找出一項告訴我。即使是全民"派錢"也有人反對，過去便有政黨大力反對"派錢"。因此，只要認為是正確、好的事，當局便要做，否則，畏首畏尾，左顧右盼，最後可能只會落得一事無成。將來有一天，當他們退休離開官場時，我希望他們能夠撫心自問，究竟在位時為香港市民落實了甚麼德政，做過甚麼得到市民掌聲和擁護的事。因此，我建議在施政報告的標題多加4個字，成為"砥礪前行，發奮圖強，重新出發"。

另外，堅持執行《香港國安法》、全體公務員須宣誓的做法，亦是值得讚許的，我希望其他公職人員亦能盡快納入宣誓的範圍，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另外，過去亦有一群前線公務員值得我們嘉許和稱讚，例如警隊、負責口岸的入境事務處職員、食環署的前線和外判員工、房屋署的管理人員、在醫院每天仍然辛苦照顧病人的所有醫護人員，當然少不得的就是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的所有職員，他們不止未能留家工作，很多時候還要超時工作、加點，留守前線崗位，我希望政府在適當時候也能表揚他們的辛勞。最後，我謹以習近平主席的幾句話送給大家，作為結尾：一寸丹心為報國，為官避事平生耻，上下同欲者勝。我們只要發奮圖強，好好檢討各部門並進行改革，別管別人怎樣做，也不要因為有困難便說做不到，要做的話一定做得到的。
如沒有其他議員想發言，我會請9位官員發言。按照每位官員有15分鐘發言時間計算，他們合共可發言最多2小時15分鐘。
主席，衷心感謝多位議員在辯論過程當中提出的大量寶貴意見。我在此就着發展局的工作範疇作重點回應。土地供應是本屆政府施政的重中之重。現時，我們已覓得330公頃土地興建316,000個公營房屋單位，可以滿足《長遠房屋策略》未來10年的需求。這是我們在過去一段時間跟社會各界一起努力，落實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建議的共同成果。在短中期供應方面，東涌新市鎮擴展及古洞北/粉嶺北、洪水橋/厦村、元朗南等的發展區正在全速推進中，首批公營房屋預計可於2024年至2028年間陸續建成。未來10年的公營房屋供應大約三成來自這些市鎮擴展及新發展區項目，有關的基建及收地的順利推展對社會來說至為重要。我們已經完成了檢視160公頃具發展潛力的棕地，並且物色了8組棕地群作公營房屋的發展，當中7組的工程可行性研究已經展開；另外290公頃土地的檢視我們亦已接近完成，結果會在稍後公布。至於我們物色到可以改劃作房屋發展的大約210幅用地，當中140幅已經完成改劃，可以提供近20萬個房屋單位，另外有12幅正在改劃中。這些用地個別的地塊雖然規模相對較小，但有關的改劃工作對房屋供應仍然是舉足輕重，未來10年的公營房屋供應大約四成正正是來自這些經改劃的用地。此外，我們在去年5月推出了土地共享先導計劃，至今已經就大約10個具備初步發展建議的項目進行具體的諮詢工作，並正就部分項目與倡議者進行初步交流。當收到正式申請的時候，我們會作出公布。在中長期土地供應方面，我們正積極進行中部水域人工島相關研究的籌備工作，以期在中長期提供大約1,000公頃新增土地，以及15萬至26萬個房屋單位。我在此感謝邵家輝議員、周浩鼎議員和林健鋒議員對這個研究方向表示支持。政府亦會繼續籌劃屯門西沿海發展和龍鼓灘近岸填海的規劃及工程研究。此外，我們正在進行涵蓋新田/落馬洲發展樞紐的發展研究，打算在今年之內向立法會申請撥款進行詳細的設計，並且爭取及早展開就着新界北新市鎮和文錦渡物流走廊的規劃及工程研究。這些項目會延續上述推進中的新發展區及新市鎮擴展，為我們提供持續的土地供應。多位議員——包括柯創盛議員、張宇人議員和麥美娟議員——都提及我們需要進一步精簡我們的審批工作。我們要壓縮發展所需時間，包括擴闊精簡發展管制督導小組的組成和工作範圍，以及檢視發展局以外其他與發展相關的範疇。發展局亦已經成立項目促進辦事處，協調各個政策局和部門，加快處理較大型的私人住宅項目。謝偉銓議員特別勉勵我們要努力，不要怕一些官商勾結的指責。我在此希望指出，我們會繼續努力。在推展一些需要善用市場力量的措施時，當中難免會有種種質疑。我們推展這些措施的時候，會確保公平和公正性，提供高透明度，並向市民充分解釋相關措施可以帶來的大量公眾利益。在市區重建方面，市區重建局現在進行中的油旺地區規劃研究，制訂"市區更新大綱發展概念藍圖"的不同方案，並且選取先導項目以作試行。為鼓勵老舊工廈重建，我們期望在今年第一季推出先導計劃，以一套預先公布的標準金額計算重建老舊工廈的地契修訂補地價，方便業界掌握改契成本，加快完成改契。我們相信這些均有助釋出舊區土地作適當發展。盧偉國議員特別提到基建投資的重要性。的而且確，基建投資有利香港經濟的持續發展。即使在現時的經濟環境下，政府仍會繼續對基建作適當投資。基本工程開支在未來數年會增長至超過1,000億元水平，能夠有效改善民生和創造社會所需的就業機會。盧議員亦特別提及我們要做同步招標，我在此報告一下。在2019-2020立法年度內，立法會批出超過1,700億元的工程開支，當中涉及86個新工程項目。至今已批出其中80個項目的工程合約，剩下6個項目預計在未來3個月內可以全部批出。在本立法年度，感謝財務委員會，至今已批出總值370億元的13個工程項目撥款，當中我希望盧議員亦會高興知道，當中4個項目已批出工程合約，8個項目的招標工作正在進行，餘下1個亦會盡快開展招標程序。我們盼望在本立法年度獲得批准的工程撥款能夠達至1,800億元，為我們的經濟注入新動力。盧議員亦提及中小型承建商和顧問能否參與工務工程項目的問題。為了讓更多中小型承建商和顧問能夠有效參與，政府會把大型工程合約分拆成易於管理的規模，增加相關項目的數目。另外，立法會亦正審議把由整體撥款資助的每項小型工程開支上限由目前的3,000萬元提升至5,000萬元；一旦落實，我們相信能夠加快一些與市民生活息息相關的小型工程的具體落實。為應對工程量持續增長、成本高昂、工人老齡化及生產力下降等挑戰，發展局正在積極落實"建造業2.0"，採用更多創新技術和數碼科技令行業變得更專業化和年輕化。

代理主席，感謝多位議員就房屋及運輸兩大範疇所表達的意見。政府經過多年的努力，已經覓得330公頃土地，足以興建316,000個公營房屋單位，可以滿足未來10年公營房屋單位的需求，較上一個10年期增加了44,000個單位供應。在《長遠房屋策略》的框架下，逐年延展的10年公營房屋供應，今年是第一次能夠達標，這是一個好的開始。上述316,000個公營房屋單位中，約三分之一預計在第一個5年期落成，而餘下約三分之二預計在第二個5年期落成。第一個5年期的項目大多數已經完成所有諮詢、法定改劃和其他程序，而大部分於第二個5年期落成的項目已經完成法定改劃。雖然在項目發展過程中可能會有其他變數，因而影響甚或拖延相關程序，政府有信心及決心在未來10年於這些已覓得的土地上興建316,000個公營房屋單位。無論如何，我們會盡最大努力推進相關工作。根據2020-2021年度至2024-2025年度公營房屋預測建屋量，有關5年期內的公營房屋的總建屋量估算約為101,300個單位。事實上，過去5個5年期的公營房屋總建屋量整體見持續增長，而2020-2021年度至2024-2025年度這5年期的總建屋量可以說是近年最高。2020年施政報告亦公布了一系列相關措施，增加或加快公營房屋和資助房屋供應，包括清拆石籬中轉房屋作公營房屋之用、重建香港房屋委員會個別工廠大廈，以及重建大坑西邨，合共可以提供約7,900個單位。為落實《長策》所訂定的建屋目標，我們會繼續致力提升土地發展潛力，採用全面規劃和因地制宜的設計，充分配合地盤情況、善用地積比率，務求增加建屋量，並加快規劃程序，壓縮土地平整和建造時間，以加快公營房屋供應。由於覓地建屋需時，政府會採取措施，協助居住環境惡劣的家庭及長時間輪候公屋人士。在運輸及房屋局的推動統籌下，截至去年年底，政府已覓得足夠土地在3年內提供約13,400個過渡性房屋單位。我們正全力推進，務求達至15,000個單位的目標。此外，運輸及房屋局亦積極推動先導計劃，在旅遊業受疫情重創的時候，善用合適的酒店和賓館單位作過渡性房屋之用。"劏房"租務管制研究工作小組自去年4月成立以來，採取多管齊下的策略，全力開展工作，就應否及如何進行"劏房"租務管制收集社會各界的意見。工作小組爭取在今年第一季完成研究，並向政府提交報告。政府在收到報告後，會全速積極跟進。政府亦推出為期3年的試行計劃，以現金津貼紓緩基層家庭因長時間輪候公屋而面對的生活壓力。政府現正制訂計劃的執行細節和詳情，我們的目標是於今年年中開始接受申請，並於7月開始派發現金津貼，工作非常緊湊，但我們會全力以赴。當前，房屋供應仍然是社會十分關注的課題，而持續增加土地供應依然是解決房屋供應長遠而有效的根本方法。我們會繼續與發展局緊密合作，多管齊下，務求增加整體作房屋發展的土地供應。有更多土地，我們便可以興建更多公營及私營房屋，我們可以興建面積較大、環境配套更好的公屋單位，讓市民住得好一點、寬敞一點。有了足夠的土地，我們可以透過加快規劃，盡早完成法定程序，壓縮基建和樓房建設時間，我相信公屋輪候時間會逐漸得到緩減。此外，隨着土地供應增加，房屋供應增加，房委會亦會檢視舊屋邨重建，以至公營房屋人均居住面積。為市民提供居有所安的房屋，是我們的責任和使命。在運輸方面，政府會積極推展運輸基建項目，繼續發展以公共交通為本及以鐵路為骨幹的運輸系統，並持續推動"智慧出行"及締造行人友善環境。屯門—赤鱲角隧道於去年12月開通，連接新界西北、港珠澳大橋、北大嶼山和香港國際機場，成為青嶼幹線以外，連接香港國際機場的另一條陸路通道，有助分流往來大嶼山的交通，可以縮減往返屯門南和香港國際機場的行車路程，並節省約20分鐘行車時間。藉着屯門—赤鱲角隧道通車的契機，政府亦於通車同日午夜起豁免使用新隧道和青嶼幹線的收費。與此同時，政府亦正在興建六號幹線，預計可於2026年全面開通。屆時，市民經六號幹線往來將軍澳市中心及油麻地交匯處的行車時間會大幅減少至12分鐘。連同現正興建中的將軍澳跨灣連接路，將為市民提供一條更便捷的道路往來將軍澳及西九龍。

至於青衣至大嶼山連接路的可行性檢討工作，路政署計劃今年年初展開籌備事宜。十一號幹線旨在提升新界西北至市區的幹道連接，紓緩現有主要幹道的壓力，以及應付新界西北的未來發展，包括洪水橋及元朗南新發展區所產生的交通需求。在鐵路方面，我們已經邀請香港鐵路有限公司就東涌綫延綫、屯門南延綫和北環綫展開詳細規劃及設計工作。同時，政府亦正研究港鐵公司就另外3個新鐵路項目提交的建議書及補充資料，並會適時公布有關項目的未來路向。至於南港島綫，港鐵公司已於去年12月向政府提交項目建議書，政府有關部門隨即進行研究，適時推展有關項目，以配合華富邨的重建時間表。展望將來，我們會進行《跨越2030年的鐵路及主要幹道策略性研究》，探討鐵路及主要幹道基建的布局，以及為走線和配套設施進行初步工程技術評估，讓大型運輸基建的規劃能配合甚或預留容量，以滿足香港整體長遠發展的需要。為利便市民出行，我們會繼續推動"智慧出行"，善用科技以促進交通管理和提升道路以至交通設施的使用效率。"不停車繳費系統"是"智慧出行"的其中一項主要措施。此外，我們亦會繼續推展其他"智慧出行"措施，例如即將推出的10億元"智慧交通基金"、推展新一代停車收費錶、自動泊車系統先導項目。運輸署亦正積極研究法例修訂，希望締造有利條件，促進自動駕駛車輛科技在香港的發展和應用。運輸署將於本月底繼專營巴士及港鐵後，推出專線小巴實時到站資訊系統，方便市民出行和計劃行程。運輸署會陸續在全港約3,300部專線小巴安裝相關定位裝置及進行實地測試，以期在明年全面覆蓋所有的專線小巴路線。政府一直推展"香港好.易行"，以締造行人友善環境，鼓勵行人安步當車，並已推出多項措施，例如運輸署剛於去年12月把"香港出行易"流動應用程式的步行路線搜尋資訊覆蓋全港18區，讓市民可以隨時隨地搜尋實時交通和運輸資訊，方便計劃行程。另外，路政署會繼續推展上坡電梯系統項目，亦會繼續推進"人人暢道通行"計劃，為行人通道加建無障礙通道設施，並擴大計劃範圍，為房委會轄下"租置計劃"屋邨、"可租可買計劃"屋邨和已拆售非住宅物業的公共屋邨的行人通道加建升降機，利便市民出行。代理主席，考慮到疫情持續打擊本港經濟，為進一步紓緩市民的交通費負擔，政府決定延長放寬公共交通費用補貼計劃的每月交通開支水平至今年6月30日，其間繼續就市民每月超出200元的公共交通開支提供三分之一的補貼，每月補貼上限為400元，預計每月可惠及約380萬名市民。此外，港鐵公司與政府磋商後，亦決定將車費八折優惠延長至今年3月，而各種月票的100元折扣優惠，亦會延長至今年6月，與香港市民共渡時艱。代理主席，運輸及房屋與市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政府一直以整體公眾利益為依歸，推出多項措施，致力讓香港成為更暢通和宜居的城市。

請讓我進一步說明在民政事務局下關於青年發展、康樂、體育、藝術、文化多方面的工作方向和情況。青年發展本屆政府積極推動青年"三業三政"的工作。我們的願景是培養擁有香港情懷、國家觀念和國際視野的年輕一代。青年發展委員會於剛舉行的第七次會議上，就施政報告中提出的新措施給予寶貴意見，特別是關於進一步支持香港青年到大灣區就業創業和推廣本地戶外歷奇訓練活動等。我們會與委員會和相關持份者緊密合作，落實新措施。我亦感謝多位議員對政府協助香港青年人認識國家方面提出的關注和寶貴意見。國家主席習近平去年10月在深圳發表的重要講話中，強調要充分運用粵港澳重大合作平台，吸引更多港澳青年到內地學習、就業、生活，並促進粵港澳青少年廣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增強對祖國的向心力。民政事務局一直致力優化和擴大各項內地青年實習、創業及交流計劃，為廣大香港青年提供多元化的機會走進灣區和其他省市，親身體驗當地文化及與當地青年進行深度交流。雖然去年多個境外活動因受疫情影響需要暫停或延期舉辦，我們容許和鼓勵獲資助團體在本港為參加者舉行不同形式、且不構成人群聚集的活動，如網上簡介會、座談會、訓練班等，讓參加者對內地，尤其交流/實習目的地的文化歷史、社會面貌、人民生活，以及國家最新發展等有所認識。此外，青年發展委員會亦剛舉行了包括以"大灣區機遇"為題的網上工作坊，邀請了委員會委員及嘉賓就議題分享意見及經驗，並提供相關背景予參加者討論，加深他們對課題的認識。視乎疫情發展，民政事務局會盡快重新推出各項內地和海外青年活動，並會擴闊和加強各個計劃。其中，我們自2017年起與故宮博物院、中國科學院、四川臥龍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等一級文化和科研機構合作舉辦內地專題實習計劃，藉着具特色和有深度的實習機會加深香港青年對相關學科和專業領域，以及國家發展的認識。在內地相關單位和省市的積極支持下，我們成功由2017年的兩個專題實習項目擴展至現時的7個。如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提出，我們正籌備進一步擴展計劃，加推5個在航天科技、生態和文化保育、考古研究等學科的項目。與此同時，民政事務局推出的內地實習和交流資助計劃，以及企業暑期實習計劃，在疫情前每年安排約19,000名香港青年到內地不同省市進行實習和交流。我們會繼續優化各個計劃，進一步吸引更多青年人到內地包括大灣區交流實習，透過親身的經歷體驗，增加對祖國和大灣區發展的認識，繼而有助他們日後在大灣區發展。剛才留意到鍾國斌議員提到加強與青年人的溝通。本屆政府在青年議政方面推出了不少措施。青年委員自薦計劃自推出以來反應非常令人鼓舞，由2017年推出的試行計劃至常規化後的第三期自薦計劃，合共收到超過5,000份申請，已有35個涵蓋多個不同政策範疇的委員會參與。在自薦計劃推出至今，透過計劃直接和間接獲委任至諮詢組織和法定組織的青年人，擔任約340個職位。計劃成功吸納一群有志服務社會的青年人加入諮詢委員會。我們將會由第四期開始，把每期參與委員會的數目增加至15個，吸納青年人加入不同政策局轄下的諮詢委員會，參與公共政策討論。青年人是我們的未來棟樑和希望。除了在本港創造一個良好的成長環境外，我們亦期望青年人能放眼世界、放眼國家，把握大灣區在學習、就業和生活方面的種種機遇。就此，我們會繼續與青年事務委員會及社會各相關界別緊密合作，幫助青年人自我增值，探索多元出路。體育及康樂我多謝馬逢國議員對體育及康樂提出的關注和寶貴意見。政府會全力推動啟德體育園項目，興建更多社區體育設施。根據現時工程進度，體育園可按計劃在2023年竣工，以提供世界級設施推動體育全面發展，吸引更多國際級體育項目及賽事來港。與此同時，我們亦會繼續積極落實體育及康樂設施五年計劃。有賴各位議員的支持，五年計劃的26個項目中，超過一半已獲立法會撥款。我們會盡快就其他項目申請撥款，以增加和提升康體設施，希望屆時議員能夠繼續支持。

就2020-2021年推展的17個改造項目，我們會加快推展其中4個項目，將原定的完工日期由2022年下半年提前至同年的上半年完成。此外，為了使其後數年的工程能順利推展，康文署及建築署會在短期內視察已揀選於2021-2022年度改造的場地，並開始擬定2022-2023年度改造場地的名單，讓各區市民，尤其是兒童，可更早享用富挑戰性及有趣味性的遊樂空間，並為建造業創造更多職位。文化藝術我再一次感謝馬逢國議員對文化藝術提出的關注和寶貴意見。在藝術科技方面，藝術與創新科技的融合已成為藝術發展的新趨勢。科技應用擴闊了藝術的創作空間，為藝術的表達方式帶來更多、更新的可能性，並提高了對藝術欣賞及美的追求。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提出政府要積極推動和支持藝術科技，並指派我牽頭成立一個跨政策局的專責小組，亦會邀請相關界別代表和非政府組織，一起制訂發展及推廣藝術科技的策略和措施。我在此與大家分享，專責小組將於這個月展開第一次會議，討論支持藝術科技的實質政策和措施。此外，在藝術及體育發展基金下正式接受申請的第十輪藝能發展資助計劃已率先增設"藝術科技"的類別，以支持促進藝術與科技融合的計劃。政府亦會更積極推動有關界別向例如創新及科技基金、電影發展基金和創意智優計劃這些基金申請撥款。

預計東九文化中心將於2023年啟用。最近疫情下，康文署新推出"康文署寓樂頻道"，為市民帶來全天候24小時的網上平台。其中的"101入門教室系列"，由基本概念開始，有系統地講解文化、藝術、體育、科學等範疇的知識，把文化和體育進一步普及化。此外，這個平台亦增設"互動+01"系列，為市民提供網上互動課程和導賞，讓市民在疫情下不需要離開自己的家，也可參與和感受這些活動。在此我要特別多謝葉劉淑儀議員關注藝術團體在大灣區演出的機會，為促進跨境文化交流活動，並為本地藝術家及藝團開拓更多發展的機遇，我們會積極推廣以文化活動為主的"香港周"品牌至內地主要城市和海外地區，正籌備於2021年在廣州和首爾舉行的"香港周"。另外，我們已投放額外資源支持本地藝術家和藝團在大灣區演出及進行文化交流活動，透過不同方式加強與其他地方開展和深化文化合作。西九文化區西九文化區是特區政府一項重要的文化投資。繼兩個主要表演藝術場地，即戲曲中心和自由空間在2019年啟用後，西九的兩個博物館，包括全球其中一間規模最大的當代視覺文化博物館M+，預計於今年開幕；而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亦將於2022年年中開幕，展出多項故宮博物院珍藏。兩所新的博物館，連同已重新開放經擴建的香港藝術館，將成為香港的文化新地標。特區政府會一如既往支持西九文化區的發展，為本地藝術文化界提供更多發展機會，讓市民和遊客盡情體驗香港文化大都會的魅力，並為香港創造無形的社會效益。剛才有很多議員，包括鄭泳舜議員及蔣麗芸議員等，均很關注地區抗疫工作。在地區層面，大家留意得到，政府多個部門同心合力一齊去做。在民政事務局方面，民政事務總署及多個地區民政事務處透過不同安排，最近為有需要的舊樓，包括"三無大廈"，按實際情況，提供一次性的清潔服務，作為良好大廈管理的示範，並呼籲他們保持環境衞生，共同抗疫。在2019年12月至2020年12月期間，民政事務總署及地區民政事務處已為超過1,900幢"三無大廈"提供約3,300次清潔服務。大家亦可能留意到，當疫情第三波開始時，東九龍地區爆發疫情，為協助居民和當區長者，民政事務總署亦隨即主動聯絡一些善團，為有需要的獨居長者或雙老家庭提供即時援助，在2020年7月至8月期間，為東九龍有需要的長者送上超過5萬份食物包。最近在區內有較多少數族裔人士居住的地方，民政事務總署亦聯同當區民政事務處，每天安排數十位能操不同少數族裔語言溝通的工作人員，聯同民政事務總署牌照事務處人員，到強制檢測公告涵蓋的大廈做家訪，解釋有關安排，派發多種少數族裔語言強制檢測公告的一些資訊，登記居民資料方便事後跟進等。這次我們看到不止不同政策，甚至許多地區行動方面都是多個部門上下一心。我們每天都和政府公務員同事構思可以如何多走一步、做多一些，像現在的檢測，我們是可測盡測，可做盡做。在未來的日子，我們會繼續亦需要加強與社會各界溝通和合作。代理主席，民政的政策範疇廣泛，民政事務局顧名思義，以民為本，施政為民，我們在此感謝亦非常重視各位議員過去數天的意見，我們同一時間希望各位議員能繼續支持特區政府的施政，支持致謝議案，以及支持今年的施政報告。我謹此陳辭，多謝代理主席。

代理主席，在這3天的辯論中，包括第一節及第二節的辯論中，不少議員提到有關失業援助的問題。大家也知道在香港的制度中，失業援助的第一線是僱主所支付的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過往的個案雖然不幸出現遣散僱員的情況，但亦見到不少僱主願意作出較現時法例要求的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更優厚的安排。政府方面，整體的策略可說是分為3個層面：一創造就業機會；二如何協助就業或再就業；及三如何為有經濟困難的人士及家庭提供援助。在第一個層面，創造就業機會。昨天，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已提及，政府設立了31,000個臨時職位，其中14,000個已經就任，而餘下17,000個職位現正進行招聘或快將進行招聘。當然，還有大家也有提及的"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的2,000個名額。第二方面，是如何協助就業或再就業。其中一項很重要的工作，是有3個部分需要加強協作，包括僱員再培訓局、勞工處及社會福利署的"自力更生綜合就業援助計劃"。這3個部分在過往一年大大加強了大家的協作和資訊流通，希望更能協助需要聘請員工的僱主及需要求職的僱員。此外，僱員再培訓局亦已推行了兩期"特別.愛增值"計劃，並在今年1月開展第三期的"特別.愛增值"計劃。在第一期計劃中，就業掛鈎課程畢業學員的就業率超過八成。未來一年，我們大約有6萬個與就業掛鈎的訓練課程名額。勞工處方面，處方已增加3項計劃給予僱主的員工訓練津貼，包括"展翅青見計劃"、"中高齡就業計劃"及"就業展才能計劃"。以"展翅青見計劃"為例，計劃給予聘請年輕人的僱主其薪酬的50%或最高5,000元的訓練津貼，最多12個月。這是希望幫助僱主，使他們在此較困難的環境下亦願意提供一些訓練機會予年輕人、中高齡人士或殘疾人士就業。社署的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制度亦會陸續落實多項給予受助人士的特別津貼，鼓勵他們就業；當然還包括其他協助這些受助朋友的措施。對於有經濟困難的人士，綜援制度已作出一些調整，包括將健全人士申領綜援的資產上限增加1倍，亦很快會實行豁免計算新申請人的所有保險計劃的現金價值作為資產一部分的安排，豁免期為一年。在改善失業人士及其家庭的援助方面，我們會繼續聆聽社會各界的意見及探討可行的措施。當有新的措施，在構思較成熟時，便會向社會及立法會交代。

我們亦於昨天開始陸續上載職位空缺至計劃的專題網站，公開讓合資格的年輕人申請。我們會繼續推廣工作，並主動接觸過往曾表示有興趣參與的企業。

這項優惠政策會延伸至60歲至64歲人士，由於要調整系統的硬件和軟件及發出大約60萬張個人八達通卡，所以目標是在2022年第一季推行。兩元優惠票價不變，往後是每5年檢討一次，視乎票價增幅而定。梁志祥議員關心安老服務的社區照顧服務，改善安老服務是現屆政府十分重視的工作。在2020-2021年度的預算中，相對於2017-2018年度的實際開支，安老服務的撥款已增加64%。雖然社區照顧服務的輪候時間並不理想，但我們過往數年亦努力增加供應。以綜合家居照顧服務為例，2020年10月我們增加了1,500個名額，今年4月會再增加多1,500個名額，累積增幅接近三成。在其他項目，我們也會不斷增加社區照顧服務，包括"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亦由2017年的4,000張，增至2020年10月的8,000張，即增加一倍。至於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就接受服務的人數而言，將會從2017-2018年度的9,721人增至今年預計的11,572人，亦增加19%。我們會繼續努力，千方百計、多管齊下提升服務的質和量。至於其他議員提及的其他問題還有數個。當中一個問題，簡單而言，是關於2020年1月14日，特首公布的10項利民措施的其中兩項。政府當時說，希望在當時計的過去一年，對於那些曾經領取在職家庭津貼的住戶或中小幼的學生資助家庭，其間如果失業或開工不足，我們會為這些家庭提供最多3個月的額外津貼。不過在詳細研究後，發覺推行的時間需要較長，特別因為要確定失業及開工不足的有關資料，所以就改變策略。去年4月，我們透過"防疫抗疫基金"的撥款，為所有在之前一年內曾領取職津或學生資助的家庭提供兩個月的額外津貼。當然這個做法包括了所有在此期間失業或開工不足的人士及其家庭。另外有議員問及取消強制性公積金"對沖"的問題，我們已公開承諾在今年年底前提交有關法例的修訂。因為要推行這項目，需要配合建立"積金易"平台，而"積金易"平台現時計劃在2025年全面推行。所以取消"對沖"的問題，我們會在今年年底提交法例，通過法例後需待至2025年才能全部實施。另外，與勞工有關的是法定假日與公眾假期日數看齊的問題。我們短期內會對法例提出修訂，並將有關法案提交立法會。至於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的檢討，政府已收到最低工資委員會的報告，稍後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會作出決定及公布。

我作出以下重點回應。

在推動基層醫療健康方面，隨着政府於2019年9月在葵青區成立首間地區康健中心，位於深水埗和黃大仙的兩間地區康健中心的營運服務合約已於去年9月批出，並預期相繼於今年和明年投入服務。我們亦計劃在今年上半年內，就另外4間地區康健中心的服務合約進行招標。此外，我們已於其餘所有地區預留合適用地以設立地區康健中心。同時，我們正就11區"地區康健站"服務建議書進行評審，以期於今年開展"地區康健站"的服務。為進一步加強社區慢性疾病治理的措施，紓緩公營醫療系統的壓力，以及推動家庭醫生概念，政府正積極研究就康健中心設立公私營協作先導計劃，為初次確診罹患糖尿病或高血壓的康健中心會員提供資助，接受社區內的私營網絡醫生治理其慢性疾病。所以，陳沛然議員指我們沒有加入家庭醫生，這是絕對有的，現時葵青地區康健中心其實有37名家庭醫生，屬於該中心的服務提供者。在新冠肺炎疫情爆發期間，康健中心以不同的模式提供服務，從未間斷，包括利用網上資訊科技提供服務。康健中心亦為防疫抗疫工作出一分力，例如由去年5月開始已派發深喉唾液樣本收集包，並提高市民的防疫意識和宣傳正確的感染控制措施等。醫護人手方面，多位議員均提出醫護人手短缺的問題，包括張宇人議員、蔣麗芸議員和葉劉淑儀議員等。政府一向關注本港醫護人手供求情況，並採取多管齊下的方針紓緩人手不足問題。過去1年多，有多項可以增加醫生人手的措施已經落實。然而，即使採取了多項措施紓緩人手不足，我們估算醫生人手——特別是專科醫生人手——整體而言，在未來一段長時間仍會持續緊張，而這情況仍未充分考慮提升現有醫療服務水平的需要。我們明白社會大眾對醫生人手問題，以至對醫療服務水平及醫療系統可持續性的關注。政府一直有優化非本地培訓醫生來港工作的機制，亦會繼續研究如何進一步推行這方面的工作。政府繼續根據癌症事務統籌委員會轄下的癌症預防及普查專家工作小組就乳癌篩查提出的修訂建議，採用風險為本的方式進行乳癌篩查。衞生署會根據婦女罹患乳癌的風險概況，為合資格婦女提供乳癌篩查服務，詳情將於今年第二季公布。至於中醫藥方面，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香港已註冊的傳統外用中成藥產品將可通過簡化的審批流程在粵港澳大灣區註冊及銷售。食物及衞生局會與廣東省藥品監督管理局積極跟進並落實有關安排。政府將會出資興建香港首間中醫醫院，並挑選合適的非牟利機構以公私營合作模式營運醫院。中醫醫院的營運服務第二階段的招標工作已於去年9月開展，預計在今年年中批出承辦服務契約。

藥物資助方面，政府和醫院管理局於2019年年初推出措施優化撒瑪利亞基金和關愛基金醫療援助項目的經濟審查機制，以減輕病人家庭的藥費負擔。在檢視措施成效後，我們會進一步完善機制，以紓緩長期用藥病人面對的財政壓力。精神健康方面，2019年的社會事件，加上自2020年年初起持續的新冠疫情，為部分市民的精神健康帶來不同程度的衝擊和影響。政府決定由禁毒基金提供3億元額外資源，加強於社區支援有需要的市民，並提高大家對精神健康的關注。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正積極籌備，並會與相關界別及非政府機構合作確定需要和優次，協助或推動適切的服務。此外，政府將盡快經廣東省審批，先行落實在香港大學深圳醫院試行使用已在香港註冊的藥物和香港公立醫院使用的醫療儀器的安排，並適時延伸政策至更多醫療機構、藥物及醫療儀器。我們已與內地有關當局展開跟進工作，並相信有關措施將便利港人在大灣區內得到適切治療，並促進醫藥企業到大灣區內地城市發展，同時惠及兩地。醫管局於2016年開始推行第一個十年醫院發展計劃，並預留2,000億元撥款，用以進行合共16個項目，以額外提供逾6,000張病床和94間手術室，並增加專科和普通科門診診所的服務名額。政府於2018年施政報告進一步宣布第二個十年醫院發展計劃，該計劃涵蓋共19個項目，預算費用為2,700億元。第二個十年醫院發展計劃完成後，可額外提供逾9,000張病床及其他新增醫療設施，大致上足以應付直至2036年的預計服務需求。接下來，我談談環境衞生的事宜，這亦是食衞局轄下的範疇。政府現正推展7個處於不同階段的新公眾街市項目，並在過去1年取得良好進展。在天水圍的食物環境衞生署天幕街市已經竣工，並已租出全部36個攤檔，其中10個特別租予天水圍居民，街市亦已於去年12月底啟用。我們亦公布了將軍澳及古洞北新發展區新街市的選址，並進行了地區諮詢，現正展開前期規劃。我們將會就全面翻新香港仔街市的工程申請撥款，並諮詢相關事務委員會的意見，期望盡快展開工程。我們亦會積極落實其他街市計劃的服務。環境衞生方面，食環署在過去數月大幅增加了公眾街市的防疫抗疫力度，包括在超過60個街市進行徹底清潔消毒，並呼籲檔戶配合，更會將有關措施恆常化。其他措施包括在街市安裝體溫探測系統，改善空氣流通和街市廁格，以及使用噴灑抗菌塗層技術等。這些措施均有助提升各公眾街市的衞生。與此同時，食環署已引入新技術和新措施，針對性加強防蚊滅蚊及防治鼠患的工作，並配合加強執法。食環署亦會積極推進優化公廁翻新計劃。食物安全方面，我們於去年12月中發表了公眾諮詢文件，建議修訂《食物內有害物質規例》，以加強規管工業生產的反式脂肪、霉菌毒素等有害物質，諮詢為期3個月，至今年3月15日止。我們會在整理及參考接獲的意見後，向立法會提出相關的附屬法例修訂。殯葬方面，政府決心實行三管齊下的殯葬政策。在公眾龕位方面，過去兩年落成的項目共提供超過20萬個龕位。在改善流產胎的處理安排方面，除了和合石墳場的"永愛園"已經啟用之外，我們亦計劃在其他靈灰安置所內提供流產胎安放場地，並設置專用作火化流產胎的設施。

有數位議員，包括麥美娟議員、蔣麗芸議員和鄭泳舜議員等，均在這一節中再次提出關於防疫抗疫、強制檢測和疫苗的意見，我們一定會全力以赴，採取有效措施，盡快遏止疫情。我希望議員支持我們在施政報告中提出和剛才所述關於醫療衞生、環境衞生、食物安全及殯葬等事宜的各項措施。

本會已完成"致謝議案"的辯論環節。李慧琼議員，你還有8分28秒答辯。之後辯論即告結束。
主席，這次就施政報告進行的議案辯論，一共有42位議員發言，總發言時間是17小時23分鐘。議員在自己關注的政策範疇提出很多意見，當中亦包括不少批評。這份施政報告羅列了一系列關於發展經濟、防疫抗疫、改善民生的工作。在造地建屋、可持續城市發展、培育人才和青年發展、創造就業以至紓緩失業、醫療衞生，以及注入經濟新動力方面，議員均提出不少新政策、意見和措施。無論如何，我希望行政長官以至各主要官員，以開放態度聆聽議員的意見，令施政可以得到立法會和市民的支持。主席，這項致謝議案辯論主要是提供一個平台，讓大家就施政報告表達意見，議案本身並無方向性，我希望議員可以支持議案。